所以，我相信將來對香港人帶來的機遇會遠超過陳局長目前計算的2,600億元。主席，我認為高鐵西九站關乎香港未來的氣數，如果我們沒有這個車站，便不能接駁內地這個龐大市場、這個龐大的資源和靠山，令香港變成孤島，一定會大大削弱我們長遠的競爭力和香港人的機遇。

在我曾接觸的市民當中，大部分均支持和希望高鐵能盡早開通，並希望可在西九龍站完成"一地兩檢"，免卻日後乘搭高鐵抵達內地時需要進行多一次清關、入境及檢疫程序。事實上，高鐵通車及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均有助減低時間成本，促進香港和內地的工商、金融以至專業服務等各方面的聯繫和來往溝通，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最終達致多贏局面。主席，反對派認為今次的"一地兩檢"方案有違《基本法》。我相信特區政府和內地當局在商討相關事宜的過程中，兩地法律專家必會堅持確保"一地兩檢"方案符合"一國兩制"政策，不會違反《基本法》。在明年進行本地立法時，反對派議員其實有機會可針對法律觀點作深入、詳盡的討論和了解。目前反對派堅持己見，不分青紅皂白，把西九龍站的"一地兩檢"方案說成是"割地兩檢"，簡單地把西九龍站落實"一地兩檢"安排說成是破壞"一國兩制"及違反《基本法》，剝削香港人權利之舉，目的是要把西九龍站"一地兩檢"安排完全置諸死地。我很懷疑他們是否真心為香港好、為港人好，還是為了達致他們的政治任務和目的，不惜犧牲市民利益及損害香港的整體發展亦在所不計。我認為反對派對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缺乏信心，以致產生這些不必要的誤會，當中亦由於有極少數人不想甚至抗拒中港融合，因而把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安排當作他們的政治工具。有泛民議員曾表示一定要把西九龍站"一地兩檢"方案拉倒，令高鐵無法如期通車，這樣做其實會把香港推向邊緣化，把香港推向無可挽救的危險邊緣，結果只會損害香港的整體利益，根本是要令香港自斷經脈。

主席，關於西九龍站"一地兩檢"方案有多麼便利，在此我不再重複，但我要強調，落實西九龍站"一地兩檢"方案的目的只有一個，便是以香港整體利益為出發點，令高鐵香港段能發揮最高效益，為香港打通任督二脈。

當時的廣深鐵路開始引進瑞典的新時速技術，其後又自主研發了"大白鯊"、"藍箭"電力動車組等。當時的營運模式均屬試驗性質，曾多次進行實驗和測試，列車的行走速度超過200公里，一般理解為"高鐵"。後至2007年，"和諧號1型"面世，而廣深高速鐵路亦於2011年通車。可是，這些對香港來說、對我們來說，卻是"這麼近，那麼遠"。

反對派嘗試帶市民走進一種思路，視西九方案的"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等同割地，削弱我們的"高度自治"，反對派因此提出很多對高鐵效益的質疑。

我們知道高鐵將與全國高鐵網連接，高鐵網絡現時已長達22,000公里，是全世界最長的高鐵網絡。

《基本法》第一條已清楚說明香港是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六條也說明我們的國土資源屬於國家。引用《基本法》第二十條，我們相信不論是律政司、各政府部門，以至內地部門，均已深思熟慮，再經數年的反覆論證，才得出一個符合《基本法》的方案。因此，反對派說甚麼要犧牲《基本法》換取一些他們可能認為並不算多的經濟效益的命題本來就不存在，因為現時根本不存在犧牲《基本法》或犧牲"一國兩制"的問題，我們現在這個方案完全是合法、合憲、合乎《基本法》的。

然而，大家都知道，有4宗就"一地兩檢"提出司法覆核的申請不獲法庭接納，這就是說，暫時沒有需要打官司。由此可見，他們指方案明顯違反"一國兩制"的說法完全不成立。我希望當政府提出具體方案時，反對派別只管不斷給政府扣帽子，把事情妖魔化。我們真的要實事求是，法律專才——我本人可不是——要從法律的角度讓市民安心，但我必須強調，反對派現時這種說法其實只是個"偽命題"。讓我們談談能令高鐵帶來最大的效益的西九龍"一地兩檢"方案。

至於"車上檢"或是西九的"一地兩檢"模式，同樣須容許內地執法人員在香港執法，既然如此，反對派的邏輯便無法成立。說到底，反對派所提的另類方案也是為了騙人、誤導市民和佔便宜而已，看似為大家製造一些選擇，但坦白說，那些並非真正的選擇，完全不切實際。主席，為何反對派偏要違反民意，脫離現實，執迷不悟呢？民意相當清楚，我們可參考一些中立而具公信力的民意。

能在香港這個如此多元化的社會獲得這般高比例的支持度，已可確認為社會共識了。當然，反對派為了他們的政治利益或政治計算，過去不惜藉"扣帽子"、杯弓蛇影、"釘書機事件"、民主黨製作的"屍殺列車"短片等來製造恐慌。我很想問問本會最資深的涂謹申議員，他今年2月提出了與政府方案如同出一轍的租地方案，由內地管轄，但為何今天又"轉軚"呢？

《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原則是為了讓香港可以保持原有制度及生活方式，並保持其獨特的競爭力，以期香港能有更佳發展。"一國兩制"並非要求我們因噎廢食，築牆自綁，在本港與內地之間製造一些人為割裂，令"一國"與"兩制"對立起來，造成諸般不便。

早在100年前的1917年，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中重點提出，目標是要建設10萬英里的鐵路網。當中提到，"交通為實業之母，鐵路又為交通之母。

"可見早在100年前，人們已知道鐵路對經濟、民生的重要性。我們不得不佩服先輩們的遠見，只可惜憑當年的國力，並未能實現這些夢想。一百年後的今天，不單是鐵路夢，就連100多年來國家多位能人志士的民族復興夢，也在我們這個世代一一實現了。

因此，落實在西九"一地兩檢"，必不可少。我支持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提出的議案。

主席，政府今次主動提出這項無約束力的議案，讓立法會議員可以就今次極受關注的高鐵"一地兩檢"進行辯論，我相信市民最終會明白，方案既符合《基本法》，也建基於從香港的最大利益。今次的議案並非"三步走"的必須步驟，但這剛好證明，政府非常重視民意，希望作為民意代表的議會能夠充分討論"一地兩檢"，讓真理越辯越明，讓市民更理解"一地兩檢"所帶來的方便和經濟效益。自"一地兩檢"方案公布以來，反對派一直大力反對，更大打"拉布"，浪費珍貴的議會時間。他們提出反對的論點，包括9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說來說去，不外乎是"一地兩檢"等同割地，違反《基本法》。主席，香港是一國之下的特別行政區，又何來割地呢？

泛民議員經常自以為是、憑空想象，誤導市民，指內地執法人員會跨境執法。

他們這種"政治show"，目的便是阻止兩地的經貿交流，直接損害香港的利益，我相信任何有理智的香港人，也不會支持反對派提出的修正案。主席，因應政府今次在立法會提出無約束力的議案辯論，以及泛民經常說很多市民反對"一地兩檢"，我於本月初就"一地兩檢"向業界進行問卷調查，以掌握金融服務界對"一地兩檢"的意見。調查結果非常積極和正面，我發出400多份電子問卷，一個星期內共接獲2,000多份回覆，除了證券商支持之外，也獲得證券商員工和親友的極積回應，確實令我有點意外。在眾多關於高鐵"一地兩檢"的問卷調查之中，這是獲得最多回應的一份，我希望反對派正視這份真真正正的民意表達。

涂謹申議員早前發言時大聲表示，他們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有很多市民反對，我想告訴他，我這個調查才是有真實的民意代表性。另一個敏感的問題是，"是否相信內地執法人員在西九高鐵內地口岸區執法，不會損害香港法治？

"一地兩檢"的法律問題，除了律政司司長多次解釋之外，本港不少法律專家也多次在不同場合陳述他們的見解，向市民解說"一地兩檢"並不違反《基本法》。我想集中談談，如果高鐵落實"一地兩檢"方案，究竟可為香港帶來多大利益呢？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多年來均是一個效率極高的城市，除了金融基建高度有效率之外，交通方面也是區內首屈一指的便捷，無論是國際旅客取道香港返回內地，還是內地旅客經香港連接海外，均可用上方便快捷的"一地兩檢"措施。根據運輸及房屋局的估計，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在50年營運期內，平均每年可為乘客節省的行程時間約3,900萬小時，如果量化為金錢，相當於每年節省900億元。這些時間所帶來的效益，是鐵一般的事實，也是反對派難以駁斥的事實。現時粵港澳大灣區計劃已經如箭在弦，日後我們跟內地的聯繫只會越來越緊密。再者，大灣區面積廣闊、人口眾多，區內人流、物流有高質素的交通效率，將促進大灣區的經濟發展。除了高鐵，香港也將迎來港珠澳大橋、香港國際機場第三跑道等超級基建，這些基建全面落實使用之後，香港將進一步方便對外聯繫，有助推動大灣區發展。一旦落實這些基建，珠海和澳門往返香港的時間，將由現時水路1小時、陸路3小時縮小為20至30分鐘，粵港澳半小時的經濟圈將加快形成。時間行程縮短，市民可以即日來回多次，提高工作效率，香港與內地人民的交流自然增加，關係密切，雙方的貿易必然增加，帶來更多商機。主席，誠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九大"提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實現中國夢奮鬥，建設幸福社會"，國家已經定下長遠的發展目標，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一定要全力配合國家宏觀的全球策略。

主席，我和整個金融服務界堅定不移支持通過政府的議案，反對所有修正案。

主席，落實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一地兩檢"的安排，已經迫在眉睫。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一項無約束力議案，顯示當局釋出善意，尊重議會監察政府的功能，亦讓社會各界充分表達意見，以凝聚支持方案的最大共識。因此，泛民議員的"拉布"絕對不得民心。我和經民聯議員同事都十分認同和支持高鐵香港段在2018年第三季通車時，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為廣大市民帶來最大的方便及裨益；否則，屆時所有高鐵乘客都需要在進入內地後，拿着大包小包行李下車通過檢查，然後再上車。

所以，在本港多項民意調查中，特區政府建議的西九"一地兩檢"方案，都得到廣泛支持。同時，我們亦注意到，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促進區內經濟合作，以產生巨大協同效應，是國家的重要發展策略。行政長官在2017年施政報告，亦宣布特區政府會為此積極創造有利條件，讓香港工商及專業界可以搭乘國家發展的快車。優化跨境基建聯通，確保區內人流和物流暢通，是極其重要的一環，高鐵網絡在這方面擔當顯著的角色。根據國家"八縱八橫"的發展規劃，在2020年，高鐵網絡將會長達3萬公里，並覆蓋八成以上的大城市。香港西九站實施"一地兩檢"，便能夠以26公里的高鐵路段，享受到在總通車里程、裝備和運行管理等方面，都屬世界一流國家高鐵網絡的覆蓋。國家亦都爭取與東南亞等國家合作，以高鐵作為重要的基建，促成泛亞經濟圈。

從務實的角度來看，"一地兩檢"是高鐵通車的必須條件。這個亦是西九站設計有15個月台的原因。可以想象，長遠發展下去，可能1號月台是北京線，2號月台是上海線，3號月台是桂林線，是這樣理解的。這樣，來往不同城市的高鐵乘客，便能夠直達西九，感到更便利；而在西九上車的乘客，亦能夠自由地利用高鐵網絡。主席，綜合數位非建制派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內容其實都是大同小異，其共通點就是充滿似是而非的論述。例如，他們指責當局草率地忽略其他可行方案，並且要求撤回西九"一地兩檢"或改為在高鐵內地某段車站實施內地"一地兩檢"，甚至要求改為採用"兩地兩檢"為原則的方案。事實上，特區政府與內地相關部門過去數年的商討，已經考慮過上述各項構思。數位非建派議員充其量只是"翻炒冷飯"，既不切實際，亦令高鐵香港段無從發揮預期的效益，更會令香港無從融入區域的合作及發展。主席，我和經民聯同事都支持政府的原議案，反對數位非建制派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主席，早前我與工聯會其他同事一起回內地試坐高鐵，剛好譚文豪議員也進行同一個試驗，但他的體驗與我相差甚遠。

第二，譚文豪議員認為番禺是偏僻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是否也這樣認為，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番禺同鄉肯定不會認為番禺是偏僻地方。尤其是廣州南站是中轉站，近的，可乘坐廣珠城際軌道交通前往佛山和珠海一帶；遠的，廣州有車前往新疆或蘭州。我相信10.5小時可以抵達蘭州是很好的體驗，讓我們踏遍大中華的土地，我相信不少朋友會有興趣。主席，張超雄議員和其他反對派議員堅持不實施"一地兩檢"的其中一個論點是，因為八成乘客也是來往香港與深圳或廣州，因此，只要在這兩個地方，即深圳北站和廣州南站設置關口便可以。但是，我想問如果我要回東莞鄉下，以他們的理解，我是否要先到廣州，然後再南下東莞呢？我想這是很麻煩的方法。

我相信如果實施"一地兩檢"，市民一定懂得選擇在哪裏下車是最方便快捷。

主席，如果用他們這種邏輯，找他們幫忙要求巴士公司或港鐵公司減價便肯定不成事，為甚麼呢？因為對方是私人公司，要求私人公司減價更說不通。

如此便宜的價錢，他們還要求再減價，還說不應做，又怎樣依靠他們要求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減價呢？

但是，又有反對派議員表示高鐵根本不能回本，以不能回本作為反對的原因，我覺得這是不合邏輯，根本是自相矛盾的。

主席，我們看到反對派議員，一方面要求高鐵降低票價，要以市民的承擔能力作基礎；另一方面又批評高鐵不合乎成本效益，一定會虧蝕。

長遠而言，市民一定可從高鐵的便利、可節省的時間及舒適度的提升中有所得益，因此這不能說是虧蝕，純粹是社會的投資，是對市民大眾有利的投資。

例如在香港的結算系統，我們是否只可購買由香港出發的車票呢？如果我要在國內轉車，可否在香港的系統購買由國內出發的其他車程呢？如果可以，那我們豈不可以早上在香港出發，當天便到達赤壁，懷緬一下三國呢？此外，主席，現時國內高鐵乘客已能夠在沿途各站預早訂購飯盒，車站快餐店員工會把飯盒送到車上，乘客無需要吃車上出售的飯盒。

如果市民可以購買其他連鎖快餐店的食物，相對而言，我們乘搭高鐵的舒適程度便可再提升一點。所以，我希望局長要繼續努力跟國內的鐵路局商討，為香港市民爭取更多這類福利。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主席，本人支持特區政府依據7月25日公布的"三步走"方案，推展"一地兩檢"的後續工作，與內地達成《合作安排》，尋求人大常委會通過、批准及確認，然後推行本地立法。同時，我亦反對9位反對派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為何我會支持這個方案？我從4個角度跟大家分享。第一，從事實來看，多位同事已說出既定事實，就是我們已花了8年時間興建這條鐵路，討論至今，大家很高興終於看到曙光和走出隧道，即使未走出隧道，也看到隧道盡頭的光明。高鐵將於明年第三季通車，如果我們錯失這個時機，不單在經濟上有所損失，也會陷香港普羅市民於不義。在過去一段時間，我們蹉跎歲月，但內地卻突飛猛進。

在支持度方面，剛才已有同事說過，在廣大市民中，五成以上受訪者支持這個方案，張華峰議員更說有七成支持度。

我有時會欣賞他們所提的理論，可令我們從另一個角度思考，但最終我們也要知道自己的目標，就是要成事，而不是要敗事。他們提出來討論，這並沒有問題，但他們以如此不理想和不文明的手法"拉布"，如此鑽研，把我們的《議事規則》絕對地扭曲，推至極點，這完全是反智，實際上也是不對。我們在這樣的情況下，怎能漠視市民需要，一拖再拖呢？第二，從法律上來看，《基本法》就是我們的基礎。剛才葉劉淑儀議員提到《基本法》第七條，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現時在法例上，基本上是怎樣說：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香港本身就是中國的一部分，為何議員會說，香港把本身的權益分割呢？我們本身是成為一體，何來會有分割的意念呢？

甚麼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雖然香港有"高治自治"，但在關鍵和重要的事項上，仍由中央人民政府領導。這是憲制上的地位和關係，不容置疑，亦不容挑戰。究竟中央人民政府自己授權香港可"高度自治"，同時又保留了甚麼呢？

就"一地兩檢"口岸，我固然會支持現時的方案，因為已有先例可循，以深圳灣口岸的建設程序作為參照，反過來在西九龍進行。但除此之外，實際上，"一地兩檢"口岸亦涉及國防和外交的範疇。單看國防和外交這兩個層面，我們已可理解甚麼是國防，當中必定包含反恐，亦必須防止任何人干擾國家安全。國家的種種法律也會在國防的大前提上使用。同樣，外交問題是甚麼呢？乘客通過這個口岸進入內地，不單涉及普通居民出入方便的問題，亦會有外交使節、國家元首。如果他們透過高鐵進入香港，究竟我們要提供甚麼規格的禮遇？這亦屬於外交的範疇。在這兩個層面上，如果在西九有"一地兩檢"通關，我們必須有這樣的設備，履行及推動國防及外交方面具體執行的工作，這亦正正見於《基本法》第十八條，當中的條文容許中央人民政府自行處理這個問題。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達成的任何安排，亦符合《基本法》裏面的精神。我們固然知道現時已有數宗司法覆核案件存在，但我們實際上不能夠忘記亦不能夠忽視第十九條的條文，香港法院無權管轄國防及外交等國家行為，倘若有人提出司法覆核挑戰，如果是挑戰當中的合法性而阻礙了任何口岸設施的建設，行政長官只要按照第十九條，根據法律，簽發證明文件，法院亦無權管核有關的案件。《基本法》第十九條有這樣的程序及機制。所以，我不擔心有人無的放矢，濫用司法程序，提出一系列挑戰，但卻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破壞香港穩定繁榮，以及窒礙本港的經濟發展。

如果國家認為有需要的時候，可以通過附件三，加入條文而適用於香港。問題是，在政治上來說，立法會議員今天有充分機會處理應該自行作本地立法的事項，但偏偏不去做，卻表示既然內地當局有如此能耐，便讓它們通過附件三把條文引用到香港吧。

從整個政治格局，國家的運勢要這樣走，而我們偏要墮後，這犯下了很大政治錯誤，亦有違立法會議員就職時宣誓支持、擁護《基本法》的誓言，而《基本法》最重要的兩種精神是要香港穩定繁榮，以及保持國家領土完整。這兩個重要的使命是我們履行議員責任的精神。所以，在政治上來說，我們沒有其他選擇，凡對香港好的東西，我們必須做；凡有利於香港市民生活、經濟繁榮穩定的工作，我們必須做。在政治上，有人提出這樣做等於割地，這是基本思維錯誤，我建議他們重新清楚學習《基本法》的精神，不要扭曲。從道德上來看，我們今天應該要做的是，大家坐在議事堂內嚴肅討論，但陳志全議員總會為反對派議員及同道中人敲起喪鐘，說事情很重要，卻玩弄如此無謂的東西，這是疏於職守、行為不檢。

主席，在西九實行高鐵"一地兩檢"，本來是一項便民、利民的措施。我相信，對於一些經常往返內地營商、旅遊、探親，甚至工作、讀書的人，這項安排將提供很大便利。

這項對香港有這麼大好處，亦應該廣受市民歡迎的利民措施，為何會受到反對派議員強烈反對呢？

楊岳橋議員說"不安與恐懼"。我相信這個是事實，香港的確有部分人對於凡是與內地有密切聯繫的措施，都會反對，並感到疑慮及不安。因為有很多打着本土旗幟的反對派，骨子裏其實都是分離主義分子，主張要與內地疏離，所以他們反對高鐵"一地兩檢"，一點也不奇怪。他們故技重施，在立法會瘋狂"拉布"，利用立法會這個平台抹黑及妖魔化高鐵"一地兩檢"，恐嚇市民，以圖製造社會的恐慌情緒。這數天以來，聽罷他們的發言，內容不外乎數點。為了不幫助"拉布"，我只說出數項重點：第一，認為高鐵"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因為香港將租出西九部分地方，讓內地執法人員執行"一地兩檢"。他們一直提及《基本法》第十八及二十條，但我不知道為何他們不提及第七條？我想在此讀出第七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注意，是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開發、出租"——聽清楚——"出租或批給個人、法人或團體使用或開發，其收入全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支配。

"一地兩檢"很明顯是一項便民、利民的措施，出租進行"一地兩檢"完全是符合市民及社會的利益。此外，他們的另一個說法，是租出西九地方後，便會收窄香港法律的管轄範圍。我想提醒一下，回歸20年來，香港法律管轄範圍其實一直有改變：第一，香港的法律管轄已伸延至深圳灣口岸，屬於深圳的地方；第二，河套地區劃歸給本港管理，顯示香港法律的管轄範圍其實已經改變了。

我感到有點奇怪。所以，今次有人說本港法律的管轄範圍改變，我覺得其實沒甚麼大不了；及第三，他們強烈指責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缺乏諮詢。我亦都想提醒，香港現時實行的議會制度，稱為代議政制。

我們工聯會很多議員最近都經常落區開居民大會，掌握民意，我們在議會內的發言及投票取態，完全是反映民意的。政府提交這項議案來立法會討論，本身也是諮詢的一部分。代議政制的意義是讓議會討論問題，否則將所有事情都在民間進行諮詢便可以，那便無需要議會，無需要選出議員了。所以，有些事其實不需要直接面對市民作出諮詢，議員本身也有責任。主席，在高鐵"一地兩檢"的問題上，有太多奇談怪論，有太多妖魔化及抹黑。我希望香港市民能夠擦亮眼睛，深入理解《基本法》及特區政府的用心良苦。主席，我不會協助"拉布"，就此停止發言。多謝主席。
我留意到有議員在會議廳內拍照。我提醒議員，有關行為嚴重違反《議事規則》。

這樣也還不要緊，我剛才聽到黃國健議員剛剛發言說，其實很多事情議員是代表民意的——他的用字是這樣的："我們是不需要直接面對市民作出諮詢"——我真的很驚訝，一位民選議員竟可說這種話。據他所言，他是代表民意的，他為市民作決定，在一些有重大分歧的事情上，好像"一地兩檢"這些議案，無需直接面對市民。他會否感到愧對自己的選民？他有否給予對他有期望的市民任何尊重？

他們竟說自己代表民意。

不論他有多大的民族復興的夢、要如何表忠，如何渴望兩地能接軌，都必先要解決這些長遠的技術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將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有着深遠的影響，包括我們能否落實《基本法》、"港人治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這些原則。

我想說，真正扭曲民意的，是我們的政制本身、是立法會功能界別的小圈子選舉。

輕者，想必是香港人對法制的堅持、對《基本法》賦予我們的權利的堅持和"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了。

不過，具體而言，客觀的事實是，民意非常兩極化，無論是支持抑或反對政府現時的議案的市民均為數甚多。

政府能否在如此巨大的反對聲音中，仍要強行在立法會通過有關議案？它是否恃着有建制派作為其執政聯盟，一定有足夠票數獲得通過，因此便膽敢提交立法會，卻偏沒勇氣就這方案進行全民諮詢，更沒勇氣出席任何一場由學生舉辦的公開論壇呢？民主黨曾在不同的場合表示，要是政府肯作出讓步，願意考慮其他方案，立法會便會有討論空間，但政府偏要"霸王硬上弓"。

回到"一地兩檢"方案本身，其實最大的問題關乎《基本法》第二十條及第十八條。香港人看得很清楚，很多法律學者和專家亦曾指出，《基本法》第十八條提及的全國性法律，除列於附件三的法律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施行。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只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但政府偏偏引用《基本法》第二十條設立合作協議，若按照這種邏輯，《基本法》第二十條便可凌駕整部《基本法》了。政府如此濫用《基本法》第二十條，便等同根據《基本法》第二十條違反《基本法》其他所有條文。

我剛才說到，鄭汝樺在1個月後重申，沒有"一地兩檢"不等於沒有高速。而在2016年1月8日，律政司和運輸及房屋局向立法會提供的文件亦清楚訂明："儘管在西九龍總站實施'一地兩檢'的安排，但是不會將西九龍總站內的任何範圍剔除於香港特區的區域範圍之外。"這是很重要的，大家請記住，是不會將西九龍總站內的任何範圍剔除於香港特區的區域範圍之外。

我想問大家，如何得到社會的同意？

但是，在整體社會上，何時曾進行詳細的論述和討論呢？從2010年高鐵撥款到去年政府提出此方案，前後7年時間，政府完全沒有進行任何諮詢。

到了目前，一些民間團體想約見官員，官員說不會見面，沒有意思，浪費時間。

原來只是官員與官員溝通，兩地的官員溝通，以及官員和建制派溝通。有跟市民大眾溝通嗎？其實無需多說，大家也有目共睹，一直以來，政府只不過是用一個謊言蓋過另一個謊言。

最嚴重的問題是，現時政府的西九站"一地兩檢"安排違反《基本法》。

其實這個問題並非今天才存在。我剛才提及，在7年前決定興建高鐵時，已經有很多議員就此質詢政府，但政府避而不答，到現在仍不肯正面面對這個問題。政府最了不起的便是把曲的說成直的，把違法的說成是合法，盡量把視線轉移。

但是，問題在於政府只說了一半，因為深圳灣屬於內地區域，當然可以實施"一地兩檢"，又怎能跟西九站相提並論？

第二，政府更引用《基本法》第二十條，指中央政府可授予香港政府其他權力。把其他權力說成甚麼也可以，甚至把其他權力說成是放棄西九站的管轄權，讓內地官員執法，這不是割地自閹又是甚麼？

這次政府引用《基本法》第二十條，我真的很擔心，政府日後可以把甚麼事也說成是其他權力，凌駕一切，我想問大家，還會有"高度自治"嗎？《基本法》清楚訂明，除國防和外交外，所有香港事務也由特區政府自行處理，這才是"高度自治"，行使其他權力不是削弱《基本法》又是甚麼？

陳帆局長表示，西九龍站"一地兩檢"是唯一的方案，如果在深圳福田站設置口岸，等於要求人家把深圳站拆卸重建，是強人所難。

對於社會上出現這麼多爭議和質疑，政府完全不聆聽，不一起建立共識。

很簡單，因為大家看到民意已開始慢慢逆轉。

因此，市民不斷質疑這個政府是否一個真真正正有民意基礎的政府。

我相信，民意逆轉是政府唯一害怕的東西，因此便要草草透過這個議會進行這個假諮詢，希望得出假共識，以便向社會及中央說已得到議會同意，可以實行"一地兩檢"方案。除此以外，已沒有任何觀點可以值得政府草草提交方案予立法會，更要擱置印花稅討論，以進行"一地兩檢"方案討論。主席，今天面對這個不清不楚，把香港"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的精神斷送的這個"割地兩檢"方案。為了香港市民的利益和權益，我們會堅決反對"一地兩檢"方案。同時，我強烈要求政府立即就高鐵西九龍站的通關方案進行公眾諮詢，並在不損害《基本法》的前提下，開放不同方案供市民討論和選擇。這是基本底線，絕不能退讓，因為對於一個由香港人的血汗錢所建成，用作服務香港市民的交通工具，我們有責任讓香港人有選擇的權利，而不是政府與內地自行"密密斟"便算數。

主席，我剛才聽了部分在座建制派同事的發言，聽到相當多類似的觀點，便是談論高鐵的經濟效益。正如我昨天發言時所說，我不會與大家爭辯這一點，因為大家的估算可能不一樣，基於假設不同，最終得出的結論也可以截然不同。不過，我聽到部分建制派議員說，民主派反對高鐵、反對"一地兩檢"，其實跟過往的做事方式一樣，便是想破壞香港經濟，損害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主席，我認為使用這些言詞批評我們極不恰當，而且不公允。我的家族由祖父母輩到我的子女，全部生於香港、長於香港。我全家沒有一個人持有外國護照，或擁有外國居留權，我也沒有外國資產，我全家人也在香港生活。他們想指控任何一位民主派議員破壞香港經濟、損害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請他們指出動機，不要很簡單地說，我們存有政治動機和政治利益，所以要破壞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如果他們認為我們是英美的"走狗"、英美政府在香港的內奸，便請他們提出證據。如果沒有證據，是完全沒有意思的，只會貶低他們的身份和公信力。我奉勸大家，要辯論便辯論政策，不要進行這些沒有必要的人身攻擊，猜度別人的立場和動機。主席，我昨天已就經濟發展與法治的關係，作了清楚的解說，我今天多補充一點。我明白中國大陸近年經濟騰飛，舉世矚目，這是沒有爭議的，我們也看到內地一些城市的優勢不斷上升，無論是基建或人才。香港面對內地城市的競爭越來越激烈，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為何長時間以來，仍然有很多國際企業來港設置亞太區總部，而不是到上海或深圳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理由，便是香港有一個相對完善的法治制度。

香港的優勢，便是我們的法治傳統，我們的法治是不容動搖的。《基本法》清楚訂明，全國性法律不會在香港實施，除了國防和外交，以及不屬香港自治範圍的法律。很明顯，今次在西九站設置內地管轄區，實施內地清關、檢疫法例等，全部也是內地法律。香港實行普通法制度，《基本法》條文的演繹是最清楚不過的。

這是赤裸裸地損害香港的法治。袁國強司長身為大律師，無論他如何嘗試運用其專業身份和知識來解讀條文，所有這些解讀也說不過常理。硬要這樣解讀《基本法》，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開創很壞、很壞的先例，也是在損害香港的"一國兩制"。主席，剛才不同議員就不同民意調查有各自的解讀，其實不同民意調查得出不同的結果，是最正常不過的，因為大家的抽樣方式不同、調查方法不同，自然會得出絕對不同的結果。張華峰議員說，他向業界進行調查，九成受訪者表示非常滿意或滿意，我絕對不會質疑張華峰議員的調查結果，因為他是向其業界進行調查，集中了數百或一兩千名從業員進行調查，所以我不質疑張華峰議員的調查結果，但這只是代表一兩千名從業員或某個行業，甚或某種利益團體的調查結果。我們民主黨也有自己的調查方法，你們亦可以質疑，並無問題。我想說的是，既然政府如此有信心，指這個方案獲得廣大市民支持，便應進行公眾諮詢，進行全面及徹底的公眾諮詢。

它說已經過充分討論，這真是很奇怪！我進入立法會參加交通事務委員會及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每次向時任局長、副局長，還有律政司司長提問，他們都是說會在本屆政府完結前公布方案，暫時未有定案，所以無法深入討論。其實，政府從來沒有與立法會或公眾作正式討論，它確實沒有討論過現時提出來的"一地兩檢"方案，因為當時政府表示未有具體定案，仍與內地商討中。在梁振英政府時期，政府表示未有定案；到了林鄭月娥政府便說有定案，不過時日無多，要趕着通車，所以不進行公眾諮詢，況且以前已經討論過。

上屆政府一拖再拖，沒有回答究竟是否已經落實"一地兩檢"，是否已經有協議，它一拖再拖，直至傳媒揭發原本已經預計在福田站設立口岸的位置，現時卻成為杳無人煙、空空蕩蕩、讓市民候車的位置。這個突然的改動是從何而來呢？政府直到現在也沒有交代。

到現在都是不明不白。主席，政府表示向立法會提交一項無約束力議案，是希望尊重民意機關。首先，如果用政府的邏輯，提交立法會便是尊重民意機關的話，那麼不進行公眾諮詢，是否不尊重香港的小市民呢？建制派議員或政府可以說不是，立法會是代表香港民意，但這樣便變成一項政治哲學討論，即究竟立法會是否真正能夠代表民意呢？立法會一半議員是由直選產生，另一半則是功能界別。以我對普選的理解，普選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每人投票的分量大致上相等。我不大想仿效有些同事所說，建制派來自功能界別的議員是"零票"議員，我不想作這樣的表述。"零票"代表沒有人與他競爭，我且不爭議其界別沒有人與他競爭這一點，但他只是代表其界別有權投票的選民，並非代表整個界別。例如我很尊重的陳振英議員，銀行界有很多從業員，但能夠投票給陳振英議員的，只是整個銀行界中的極少數。而全世界普遍的民主制度，都是採用一種相對均等的方式，容許市民在沒有篩選下，揀選自己的民意代表。但是，立法會整體的組成並不是這樣。主席，如果政府說，它尊重立法會，就是尊重香港的民意，我覺得這是以偏概全的說法，尤其是民選代表在"DQ案"後，有若干議員被取消資格，進一步損害香港立法會民意代表的分量。所以，我認為政府這樣說，只是一種掩耳盜鈴式的說法。主席，有議員近日不斷批評我們民主派"拉布"，希望大家留意，民建聯前主席兼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先生的說話，他說，"拉布"在"一國兩制"下是容許的。多謝主席。

主席，政府在今年7月25日公布"一地兩檢"的方案，為了讓方案盡快得到立法會的辯論及表態支持，較早前突然抽起《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讓路予無約束力的"一地兩檢"議案。由於現時議事廳裏建制派議員有超過一半，政府議案得到通過的機會極高。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不少人批評政府抽起《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的做法有問題。特首林鄭月娥月初公布在立法會提出此項無約束力議案的時候表示，"一地兩檢"的方案已經有兩個月的醞釀及討論，並引述民意調查指，支持方案的市民較多，認為是時候作出總結。然而，問題是，對於一個如此重大的方案，只有兩個月的醞釀及討論，亦沒有進行正式的公眾諮詢，反對聲音又相當大，不少人質疑政府有否足夠的民意授權。

如果政府不斷用現時的方式硬推，不處理民間的分歧，如果出現了一些壞影響及惡果的話，會由甚麼人承受呢？政府會否為了達到目的而抵觸《基本法》，甚至破壞"一國兩制"的精神呢？我相信這些也是要認真看待的。

本來議案通過之後，政府才會啟動"三步走"的方案，逐步落實法律程序。"三步走"包括第一步，香港特區政府用1個月時間與內地建立"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然後進入第二步，12月由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批准及確認《合作安排》。最後，預算明年2月進入第三步，即香港特區透過本地立法，在立法會展開首讀、二讀，並且在7月休會之前希望能夠三讀通過"一地兩檢"的本地法案，期望高鐵香港段可以在明年第三季度通車。不過，特首數天前竟然說，不排除會同步啟動"一地兩檢""三步走"，理由是通車時間緊迫。政府現時公布的是唯一的方案，要立法會立即表態支持，實際上就是要求立法會做一個橡皮圖章，為何不讓大家有一個機會好好的討論呢？自從政府公布"一地兩檢"方案以來，民間有不少人士十分認真的研究政府的方案，有些人最後認為政府的方案嚴重違反《基本法》，包括《基本法》的條文及"一國兩制"的精神。有些人亦提出了一些替代方案，好像內地口岸"一地兩檢"、"兩地兩檢"、"車上檢"、西九龍"一地兩檢"，即內地人員只負責海關、入境及檢疫，我覺得這是很值得探討的，還有北上預檢等。

當時曾談及車站設在新界北部，這樣整個城市規劃又可能會不同了，不過那當然已成為歷史。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反對政府方案的人其實並不反對香港連接內地高鐵網絡，對"一地兩檢"本身未必一定反對。但是，他們反對政府提出"一地兩檢"的方案，原因是還有很多重要的魔鬼細節。因此，不少聲音要求政府在這個重大及極富爭議的問題上，第一，提供全面而準確的資料。第二，進行正式的公眾諮詢，讓公眾對所有方案，包括政府提出的方案，有更全面的認識，然後進行認真的比較，了解各方案的優點及缺點，例如經濟效益、車程時間、方便程度、工程造價、可行性及其他影響，從而向政府表達意見。政府收集了市民的整體意見之後，提出一個最符合民情的方案，我相信這是更重要的。我們亦知道，"一地兩檢"的問題其實是，我們已等待很久，但政府這麼遲才提出方案，卻要大家如此快速地決定，這是一種不公道的做法。眾多人提出了眾多意見及要求之後，無論特首林鄭月娥或是負責這件事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對於反對意見、替代方案、要求諮詢等均不屑一顧。他們更說替代方案的構思無新意、不切實際等，亦不會與持不同意見的團體見面，只硬推政府的方案。我們從電視看到很多相關的廣告等，經常說便民、有利香港長遠發展等。但政府單方面說出來的不一定是事實，事實應該經得起辯論、討論。不做諮詢、市民看不到全面的理據，怎能夠令到市民信服呢？主席，正如我昨天在辯論中止待續議案時指出，負責任的政府必須在重大及具爭議的事情上，進行全面的諮詢。為了更負責任的得知我所代表的教育界對於政府推出"一地兩檢"方案的意見，我曾進行調查。為了解會員的意見，我透過教協進行了會員意見調查，方法是透過電話向會員進行語音調查訪問，提出3個主要問題，包括是否支持此項建議、如果實施此建議的話，會否對"一國兩制"或《基本法》的信心有影響，以及應否進行諮詢？在過去13天，我們成功訪問了835位朋友，當中七成是現職的校長及老師，三成是退休的校長及老師，當中亦涵蓋了大學、中學、小學、幼稚園、特殊學校及少量的其他教育機構。因此，我相信此項調查有相當高的參考價值。

第一條問題是問會員是否支持在西九站內設立執行內地法律的內地口岸區這"一地兩檢"的方案？

這裏一共有5格，其實5格的分布頗平均。

大家看到反對和支持的相差3%，其實在統計學上可能有偏差，所以不能說反對的遠高於支持的，但可以看到的是那種意見分歧是非常清楚的。

我們問的第二條問題是，如果真的做，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信心會否有影響？會增強還是削弱？我們看到結果是，認為會增加信心的，只有18%，兩成也不足夠，但信心大減的剛好是50%。換言之，我們剛才說在支持政府方案的人中，都有某些原因驅使他們覺得如果這樣通過方案，會減低他們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信心，減低的幅度其實相當厲害，這種情況是否我們想要的？我們特別要留意這一格，即信心大減這比較極端的情況高達35%，這種現象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我們在簡單的調查中未必找到所有原因，但我相信其中一個原因涉及第三條問題。我們第三條問題是問，究竟這事宜應否進行公眾諮詢？認為不需要進行公眾諮詢的有15%，強烈認為需要諮詢的是50%......

有65%的人認為要諮詢，即使他們支持政府的方案，但也覺得政府應該諮詢後才作決定，我相信這是我們會員很公道的意見。有人贊成，有人反對，但大部分都覺得我們需要諮詢，如果連諮詢也不做，會削弱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信心，因為政府是硬來。因此，我覺得這是非常清晰地顯示......因為我們有9萬名會員，所以我相信這是一個相當有代表性的意見。經過分析後，主席，我們看到在一個民主社會中，公眾參與十分重要，向公眾諮詢就是讓公眾參與最簡單和最有效的形式。林卓廷議員剛才批評政府，指它向立法會提交一項沒有約束力的議案，便表示它尊重立法會，其實我們亦應對市民表達最大的尊重，就是進行一個有系統的公開諮詢。如果政府在重大的問題不進行正式和全面諮詢，只是拿着自己認為對的選擇性諮詢，難免會作出錯誤的決定。即使諮詢後大家的決定都是錯的，但大家一起承擔責任。現在如果政府不進行諮詢而做錯決定，必須由政府當局獨自承擔，而且大家因為沒有參與其中，心理上便會對此事有強大的反彈。過去有很多諮詢工作不足的例子，例如清拆皇后碼頭、西九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相信大家對此記憶猶新——又或是橫洲東北發展計劃等。我們在進行調查時看到支持政府"一地兩檢"方案的人其實亦渴望政府在這議題上進行正式和公眾諮詢，他們的想法很容易理解。我希望政府能夠真的尊重市民的意見，這是由他們心內發出來的。主席，在特首發表今年的施政報告前，我一如既往發表了我的施政報告教育政策前瞻，我當時在教育政策範圍中提出政府必須重視和重新建立有效、有系統的溝通和諮詢的機制，政策的制訂過程必須讓持份者有充分的參與。昨天，我們說到TSA或BCA的報告時也強調這一點，為何有強烈反對意見或有保留意見的，政府便不會接觸和徵詢他們的意見？這種做法其實極不可取。要做諮詢就應該坦誠、開放，讓不同意見都能發表，然後吸納公眾意見，採納民間智慧，凝聚社會共識。即使大家有不同意見，大家經討論後有不同意見，這經討論和不經討論是有很大分別的。

然而，我想同事也指出了不同的情況，問題是我們對於"一地兩檢"有很多疑問。

政府當然說曾做公眾諮詢，但回顧以往的情況，政府進行的公眾諮詢與我們做的是不同的形式。所以，這樣才引致眾多聲音說關於"一地兩檢"並沒有進行公眾諮詢，也不要說公眾參與了，連公眾諮詢也沒有，怎可以支持政府用"三步走"方式推行"一地兩檢"呢？此外就是關於《基本法》的問題，政府當然說沒甚麼問題，但很多朋友也指出涉及《基本法》有很多問題，有關安排是否違反《基本法》呢？

與此同時，文件提到內地在規劃及設計石壁站、龍華站、虎門站、福田站時——這是我的同事也說過的了——也已經預留地方作類似的"兩地兩檢"，即不一定要實施"一地兩檢"。

不過，回看以前的文件真的這樣說，而當時的文件亦提及，如果當時高鐵早已預留福田站做"一地兩檢"——有議員剛才指出了，我不詳述——如果是這樣的話，為何現在又不做呢？

這3個由上屆再上屆的政府提出來的問題，反映到不一定要採用"一地兩檢"的方式。

陳帆局長剛才提到他們很清楚了解"一地兩檢"方案及安排雖然複雜，但亦已符合"一國兩制"及不會違反《基本法》。

所謂"一地兩檢"和"三步走"的方式等，我亦希望請司長解釋以上問題，因為大家也是有些看法和疑問的。

第三，如果香港職員在內地口岸區被要求按照內地法律，進行涉嫌違反香港法律的工作時，他們是否要跟從呢？

有關這部分，即關於口岸處理的問題，在第六條便指出，如果問題不獲解決，屆時若以這方式通車後，又該怎辦呢？

這些問題也是關於邊界的問題。

當然，經濟效益是一個問題，如果是這樣，以前說過的甚麼龍華、石門、虎門這些口岸，如果進行"兩地兩檢"又是否可行？甚至好像鄭汝樺，即前任局長說在福田口岸進行便會較近，不一定要以租給內地這種方式進行。其實，那18張投影片都有不同解釋，我不知道司長有沒有看過，如果沒有，不要緊，我相信公共資源的朋友很有誠意給他看看這18張投影片的解釋。

但是，我同事抄給我的文件顯示，大學的調查並沒有問及市民對政府的方案的認識程度，亦沒有問及市民會否考慮其他方案。至於民主黨的朋友——他們並不在座，我替他們說一說——所進行的民意調查，問及很多代替方案，很多人都覺得有其他方案可供選擇，不一定是"一地兩檢"。這當然是公有公說理，婆有婆說理，但問題是這麼多不同的說法，而我記得民主派議員也說民調結果也只是一半一半，並非一面倒全面支持這方案，而方案又衍生這麼多《基本法》的問題和法律上的問題，都需要專家解釋。在這種情況下，其實政府應否利用今次的機會解釋得清清楚楚，而不是只說今次推行"三步走"，即使我們不同意也會推行，推行後待日後立法再討論。

主席，我想我們要清楚告訴所有看着電視直播的公眾，其實對於高鐵這項目，反對派由始至終的反對策略是這樣的。讓我們翻開事件簿看看2009年，在2009年12月18日，我們翻查一些會議紀錄，我們清楚看到，反對派當天首先說不應用600億元興建高鐵，他們質疑沒有經濟效益，不應用這些錢興建高鐵。雖然當時對"一地兩檢"有少許討論，但絕對不是很大篇幅的討論。當時他們的說法是，政府有這麼多公帑，不應用600億元興建高鐵，這是浪費香港的資源，這是他們的說法。

他們指這樣會引來跨境執法，誣衊這樣會破壞《基本法》，他們發覺有機可乘，所以把焦點放在反對"一地兩檢"，藉以拖垮高鐵項目。他們甚至提出高鐵福田口岸"一地兩檢"的方案。其實正如陳恒鑌議員昨天說得很清楚，根本從沒有跟深圳商討，現在突然提出可以這樣做。到了今天，我又聽到有些反對派議員說政府的公眾諮詢做得不夠好，應該再以他們認為比較符合心意的方式進行公眾諮詢。主席，如果他們有預設立場，要拉倒高鐵，無論進行多少次諮詢都不會改變反對派的立場。其實這些所謂要求的，他們喜歡的公眾諮詢，是否一種新招數和藉口以拖死這條高鐵？他們明知道2018年第三季通車在望，再突然殺出新的要求，又說要多進行一次公眾諮詢，很明顯，這不是想拖死高鐵又是甚麼？主席，我們現在拆穿了反對派的西洋鏡，我們看到他們骨子裏從來就是反對高鐵，反對連接內地，隔絕香港與內地的經貿往來。

最氣憤的是，民主黨自己也坐高鐵，它也舉辦高鐵旅行團。

主席，即使說回最原始的問題，就是經濟效益，容許我說一個例子，其實很多國家都想追上建造這些大型基建。主席，在2017年6月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當然，大家不一定喜歡特朗普，不要緊，因為這與他個人無關，只與他的政策有關。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會進行一項重建美國基建的計劃，這項計劃值得在這裏說一說，就是總統承諾用2,000億美元，以復修整個美國的基建工程，包括工路、機場和交通基建等。在8月15日，美國白宮再發出一份聲明，說要全面檢視美國基建近年為何不斷被耽誤的情況，再指出原來美國工程延誤平均時間是6年，而這6年的工程延誤其實是要美國負上萬億美元的經濟成本。主席，我主要想在這裏提出，其實香港都需要不斷將自己upgrade。我們興建高鐵就是希望可以為市民提供便捷的交通，也是讓我們可以跟內地、廣東省或其他國內城市的經濟體系更有效結合起來。主席，容許我最後再說一點，就是我看回2009年12月18日的會議紀錄，容許我引述謝偉俊議員的一段發言，我很同意他那段話。他當天說："我覺得我們把太多焦點放在究竟那669億元是否太多錢，或者那流量是否會令我們虧本等。但主席，其實我們談論的，是香港在未來1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一個願景。我們不可以只着眼成本的問題，因為現在說的是如何把香港這個所謂消費市場，由我們本來的700萬左右，在1小時內擴展至差不多三四千萬的市場。如果再過個半小時車程，可能去到8,000萬的市場"。主席，我覺得這說法非常對，因為我們有時候真的要從宏觀的經濟效益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主席，其實今早和昨晚我都很認真聆聽建制派同事的觀點，尤其是聽一聽有否新觀點或很特別的觀點是我覺得需要討論一下的。首先，似乎很多建制派同事都提到高鐵是一項便捷方案。

言下之意，如果是國防和外交問題，便不再是能否找到好方案的問題。

或者是否一定要在該處全面行使內地法律，才能算是給予外交禮遇？

始終，我們要探討的是技術性問題，我沒辦法不舉出例子加以說明。

既然高鐵正在興建，我們便希望盡量提供一個既便捷又不走樣、不變形、不動搖的"一國兩制"基礎，並全面實施。主席，政府現行的方案真是最差勁的方案。之前，政府當然是機密地討論，它說已進行了多次討論，在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中亦提到一兩個別人說過，它也思考過的方案，然後加以駁斥。

我當時曾經聽到一項意見，就是縮小香港西九龍站以解決法律上的技術問題。

不可能，在香港，在每一個劃給香港的地方，都經過國務院頒布，是要實施《基本法》所說的"一國兩制"，是要實施香港法律，不是實施內地法律的。

然而，問題來了，林鄭月娥展現了所謂新政、新風，說是與民共議，尊重市民，但竟然甫一上場便大步走，叫市民聽聽討論內容，叫大學生上網看局長的說話，是以這樣的新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

80萬公屋單位可能不是隨口說的，也許這是施政新風。

主席，我發言支持政府提出的"一地兩檢"方案。首先，作為西九龍的立法會議員，我歡迎高鐵總站座落於西九龍和配合"一地兩檢"通車。所以，我今天發言是希望指出一些被坊間歪曲或企圖抹黑"一地兩檢"的合法性的說法，讓大家有機會說個清楚。

反對派今次罕有地相當擁護《基本法》第十八條及附件三，即有關全國性法律適用於香港的情況。

"一地兩檢"符合中國憲法、符合《基本法》及符合香港法律，這是不爭事實，並非我們多說數遍，它就會變成不合法。

"一地兩檢"涉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亦涉及《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三步走"牽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任何譁眾取寵的言論想挑撥群眾恐懼，也不能掩蓋"割地論"是違法和荒謬的，我們絕不接受讓這些歪理輕風作浪。"一地兩檢"屬於兩地政府安排，它絕不會影響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獲授權的管理權。中國實行單一制，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一直是授權關係。我們在回歸時，《基本法》亦清楚訂明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我們獲授予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權等。我們當時獲授權根據"一國兩制"管理香港，這並非表示，在回歸後，國家便會"割出"香港主權，並不是這種的關係，我們所談的一直也是管轄權。就此，我相信涂謹申議員是明白的，主權和管轄權是兩回事，第七條所說的是土地和主權問題，他們現時所歪曲的，就是想把"一地兩檢"的管轄權，特別是把司法管轄權的關係變為割地，這是說不通的。談到"一地兩檢"的問題，現時香港有數項重要方案，我想選擇數項，特別是反對派較常使用的方案作解釋。第一，就是指"一地兩檢"違反了《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因為任何內地人員也不可以在香港管轄區執法。

即使我們選擇附件三方案，相信反對派亦同樣不會接受。反對派提出的美加方案，其實我是其中一個最早提出此方案的人。

美加方案其實亦寫得很詳細，雙方在安排下同樣可以進行搜身或拘留，當中第37條很值得大家注意，該條訂明美國邊境人員在加拿大專區作出的決定，加拿大是不可以進行任何司法覆核的，香港便最喜歡進行司法覆核。

我提出局部管轄權方案，並非基於法律問題，而是純粹由於政治問題，因為香港有很多人，就好像反對派般怎樣也不願接受的。

特別是香港在過去兩年出現噓國歌、宣揚"港獨"，連議員宣誓也要侮辱自己的國家民族，叫中央怎有信心授權這部分的權力予香港人員呢？

環顧全世界的"一地兩檢"均由政府達成協議，不存在割地的問題，難道英國和法國實施"一地兩檢"，便是割地予對方嗎？

所以，這做法在國際上根本很普遍。

2007年，大家也曾討論局部管轄權還是全面管轄權的問題，中國也曾作討論，最後他們一致相信香港，賦予我們全面管轄權，讓香港的執法人員在深圳灣進行香港的邊關手續。反對派一直說，因為在西九，所以當內地人員踏進香港的管轄區，便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即內地人員不能在香港執法。

所以，他們不能一直repeat，引起政治恐慌，這對市民是不公道的。

他有政治恐懼症，我沒有辦法幫他，他應該反省為何自己那麼恐懼。

我不知道那宗案件的最後結果，因為可能還有很多疑點，今天不是討論這個問題，但請想一想，發生這種事根本與"一地兩檢"無關。

即使他們最近提出的福田方案，也是支持"兩地兩檢"，這做法對西九高鐵站達致最高效益並無好處。第二，他們一直說"一地兩檢"違法，但根本這是合法、合憲、合理，符合香港和內地市民，還有來自海外乘客的最大利益。主席，因此我絕對不能接受反對派一而再，再而三用抹黑的方式說歪理，我們根本已多次澄清。他們重複又重複，說歪理100次，想將歪理變成真理，但我相信今天大家都知道，歪理一定會不攻自破，因為只要你熟悉"一地兩檢"，看看文件，你便說不出剛才的"割地論"，因為它是完全違反香港的"一國兩制"。主席，我再次表示支持"一地兩檢"方案，並希望政府順利完成"三步走"，為廣大市民盡快完成高鐵和"一地兩檢"。

請議員返回座位。邵家臻議員，請繼續發言。
"'一地兩檢'，香港危險"，如"一地兩檢"獲通過，"一國兩制"便會被消磨掉。

據聞建制派同事收到指令，須於本周通過這項議案，如本周未能通過，則星期五或六便要加開會議，直至通過為止。代理主席，羅蘭夫人曾說過一句話："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今天的香港人可以把這句名言改成："高鐵，高鐵，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廣深港高速鐵路並不符合《基本法》，既斷送"一國兩制"，充滿着工人的血淚，更是浪費香港市民的血汗錢，是一條令香港傷痕累累的鐵路。為了高鐵，究竟政府要香港人作出多少犧牲呢？2009年10月20日，香港特區政府草率地"拍板"硬銷近乎零諮詢的高鐵方案。

除了有人被毀家園外，還有不少工人因興建高鐵而意外受傷。根據勞工處提供的數字，自2010年動工至2015年期間，高鐵工程香港段發生了超過600宗工業意外，奪去最少4條寶貴生命。2010年1月16日，立法會在一片爭議聲中強行通過撥款，以進行造價高達669億元的高鐵工程。2016年3月11日，又因地質問題及工程延長引致超支而需再額外撥款196億元，這亦是在爭議聲中通過。高鐵總建設成本近870億元，準確數字應為864億2,000萬元。關於當時申請撥款以至後來追加撥款，以及如何通關、檢查等問題，政府一直未能正正式式及圓圓滿滿地回答立法會的質詢，亦未能釋除市民對高鐵影響"一國兩制"的疑慮。從一開始，香港便不應在西九龍興建一條全球最昂貴的高鐵。很多學者也指出，高鐵根本無法回本，即使退一萬步，以務實的態度——政府經常說要務實——接受高鐵香港段這個既定事實，也不等於說，香港市民可以接受在香港市中心進行"一地兩檢"的安排。今年3月，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表示，"一地兩檢"有許多細節需待兩地政府作最後確認，故不宜披露太多細節。當時，他要求議員要有多些耐性，並表示會在上屆政府任期完結前交待具體方案，但事實上，媒體已踢爆，"一地兩檢"方案已在2014年10月拍板。2016年2月，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已提交設置布局方案予香港政府，但政府一直隱瞞，拒絕開誠布公和盡早公布細節，拒絕諮詢市民。2016年1月8日，律政司、運輸及房屋局和路政署呈交立法會的文件指出："由於高鐵香港段西九龍總站位處九龍半島，當然是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地理範圍內。將來儘管在西九龍總站實施'一地兩檢'的安排，但是不會將西九龍總站內的任何範圍剔除於香港特區的區域範圍之外。"最後，政府在今年7月公布"一地兩檢"安排方案，把西九龍總站劃出近四分之一範圍歸內地人員管轄，除了海關、出入境及檢疫手續，內地口岸區實施整套內地法律，由內地行使司法管轄權。由此可見，政府最初是隱瞞，後來是說謊。政府推銷"一地兩檢"時，謊話連篇，一方面說"一地兩檢"有先例可援，另一方面又說內地根本不可能加建通關設施，但又表示方案不會違反《基本法》，我相信政府或許會如《1984》般，一會說戰爭即和平，一會又說自由即勞役，又或會說無知才是力量。像這些偏離事實、不盡不實的說法不知還有多少？先談談"'一地兩檢'有先例可援"的觀點。深圳灣的"一地兩檢"與西九龍站的"一地兩檢"有着極大的差別，不能相提並論。深圳灣海關設於邊境，西九龍則位處香港的市中心。深圳灣是依據內地法律，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權力，把屬內地的領土租予香港，實施香港的法例。但是，西九龍在香港的市中心，香港的《基本法》並沒有賦予香港或內地任何權力，讓內地執法人員在香港的領土範圍執行內地法例。在香港市中心進行"一地兩檢"，必會涉及在港實施內地法例的問題，況且《基本法》已訂明，除了國防、外交之外，全國性法例不能在香港執行。此外，亦有人——梁美芬議員剛才也曾提及連接英國及法國的鐵路"歐洲之星"也採取"一地兩檢"的安排——但其做法是，由倫敦前往巴黎時，乘客須在倫敦登車前完成了英法兩國的通關手續；由巴黎前往倫敦時，則須在巴黎登車前完成了英法兩國的通關手續。英法兩國絕對不會把車站及列車的管轄權劃分予對方國家。政府現時的"一地兩檢"方案，是在香港處理兩地的通關手續，更把西九龍站列車上的司法管轄權割讓予內地。

陳帆局長曾表示"一地兩檢"是唯一的方案，內地根本不可能重建通關設施以遷就香港人的不合理要求，他甚至要求尹兆堅議員現實一點。事實上，2010年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在回應議員對興建高鐵的質疑時，曾說可以研究"一地兩檢"以外的折衷方案。而兩個月前，亦有媒體踢爆深圳福田站的設計是預留了位置作口岸及通關手續。

最後，我必須談談《基本法》，它確保香港維持"一國兩制"50年不變。《基本法》第十八條訂明，全國性的法例不能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

因高鐵之名，香港政府又會幹甚麼好事呢？

代理主席，大家認為是唯一的方案，是否真的就是唯一的呢？"發展，發展，多少惡行，假汝之名而行！

"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剛才有建制派同事在發言中提到，孫中山也支持興建高鐵，又說興建高鐵可讓大家緬懷赤壁的歷史，諸如此類。我想補充指出，孫中山希望興建鐵路是事實，但孫中山也同時畢生致力推翻專制統治和建立國民政府，難道該位同事也支持三民主義？

因此，代理主席，我認為關於高鐵"一地兩檢"方案的問題，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知道不單是法律或法理問題，也不單純是涉及香港"一國兩制"的問題，而是在本質上屬政治問題，只反映出香港"一國兩制"的核心所在。其實，由1997年至今，大家早已知道河水和井水總有一天會面對今天這種情況。當然，就高鐵一事，我們沒有想到會一錯再錯且錯得那樣離譜。我有點相信江湖上的一些傳聞，即是在2010年或2009年時，根本沒有說過一定要在西九龍興建高鐵，我認為特區政府要就此負上絕對的責任。

既然如此，大家只能在已經錯誤的情況下盡力挽救，但政府要一錯再錯，我們也沒有辦法。對於"一地兩檢"問題，我首先要清晰說明我的立場：我認為大部分香港市民其實不大理解"一地兩檢"帶來的後患，這也是民主派面對的最大困難。

我曾在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詢問，假如有一名內地孕婦乘坐高鐵來港，在香港境內的內地口岸區作動需要分娩，屆時會基於香港的人道考慮把她直接送往本地醫院生產，還是按之前的說法撥打999向內地公安求助，然後讓她原車乘高鐵返回內地生產？我相信會是前者。

你大可說這涉及實際的處理，在法律上可鬆可緊，但對香港人來說，香港關口和內地關口的廉潔或嚴謹程度有所不同，那麼會否出現更加大開中門，"雙非孕婦"衝急症室分娩的行為更加猖獗的情況？

是視為香港政府投購的保險，還是香港政府投購保險後由內地政府支付保險費？當中其實有不清晰之處。

但是，我想指出的是，上述這些事例只屬皮毛，還未觸及一項我相信未必可由香港政府自行考慮的問題，那就是對於某些物品，內地政府有嚴格的規管，香港則沒有。那麼，若容許內地當局在內地口岸區按內地法律執法，香港市民會否因而誤墮法網？又或反過來說，大量走私人民幣或黃金又如何？

時任局長張炳良表示要疑中留情，但又表示震驚、驚訝、感到意外等，但種種問題發生後，政府只提交了兩份報告，卻沒有任何人需要為此負責和落台。

如果是，我們便要承認香港是一個租界，香港政府是看守政府，這個議會也是一個看守議會。

代理主席，希望你能夠理解，我看畢整疊講稿後，只能用一句話作結："一地兩檢"帶來的破壞是無可挽回和致命的。

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就"有關推展廣深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站'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的議案"，正反雙方的立場都很鮮明。可是，我留意到身邊很多人未完全掌握廣深港高速鐵路的資料，因為很多時候他們的了解都是從閱讀評論文章及新聞報道而來。所以，我想藉今次發言，向市民公眾和業界的醫生、牙醫講解高鐵的問題：為何現時我們在激烈討論？為何有人說超支超時？"一地兩檢"的諮詢是否足夠？

其實要回溯至2000年，當年政府開始建議興建高鐵，那時候稱為"區域快線"；2005年決定高鐵的香港終站設在西九龍；2007年，當時的行政長官宣布建造的高鐵香港段為十大基建工程項目之一；2008年，當時的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邀請港鐵公司進行高鐵香港段進一步的規劃和設計工作；2009年，政府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要求撥款，以便工程可在2009年開始，在2015年通車，其時文件所述的價格計算為668億元。當年立法會財委會開了4次會議後，在2010年1月通過撥款。原本計劃在2015年通車，但到了2015年12月，政府再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196億元的額外撥款申請，以支付額外工程費用。根據當時的立法會CB4243/16-17號文件，港鐵公司表示，令工程進度落後的主要原因，包括：工地狀況、隧道鑽挖機事宜、項目設計、生產效率、勞工短缺等，這是當時文件的說法。項目造價由668億元追加至840多億元，其實已經是全球最昂貴的高鐵，而落成日期由2015年延至2018年第三季。我認為，整件事由始至終當然是港鐵公司須要負責任，因為它負責興建，資金及時間都是由它控制。我在想，如果香港一般"打工仔"告訴老闆，過了死線也未可交出功課，那怎麼辦呢？

其次，"一地兩檢"的方案的諮詢是否足夠呢？2017年7月25日，政府首次交代"一地兩檢"的安排，同日獲行政長官會同行會通過，並建議採用"三步走"的方式於西九龍高鐵站實施"一地兩檢"。2017年7月25日當日，其實我在立法會才正式知道"一地兩檢"的方案，這3個月來，政府在立法會公開交代"一地兩檢"方案安排的次數，我知道有兩次，包括8月3日下午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舉行的特別會議和在8月8日由交通、保安、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舉行的聯席會議。

究竟"一地兩檢"是符合，還是違反《基本法》？如何解決出入境、清關及檢疫問題？可以乘搭高鐵到中國內地各主要城市，的確可以為旅客帶來很大方便，特別在2020年，高鐵可以覆蓋全國八成大城市，以後亦會繼續興建更多高鐵網絡。但是，如何解決出入境、清關及檢疫問題，也是其中一個爭議點。由於"一國兩制"的安排，來往香港及內地，不論是香港人、內地人或外國人，都要辦理出入境及清關手續。

因此，政府提出在西九高鐵站設立內地口岸區，實施"一地兩檢"，解決內地高鐵站沒有口岸區的問題，我看有一定道理。但是，在西九高鐵站設立內地口岸區，涉及內地執法人員在香港執行內地法律，其實是一個敏感問題，畢竟香港和內地實施兩套完全不同的法律。此安排會否抵觸《基本法》？我相信很多人都在討論這件事。回頭看《基本法》，它規定除了國防、外交和不屬於特區自治範圍的事務之外，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第十六條訂明，香港特區享有行政管理權，自行處理特區的行政事務；第十八條訂明香港特區實行原有法律和香港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全國性法律除列於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實施；第十九條訂明香港特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第二十二條訂明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區自行管理的事務。政府堅持在西九高鐵站實行"一地兩檢"並無抵觸《基本法》。

政府的法理依據：既然獲人大根據《基本法》第二十條授權劃出西九某部分地方，以租賃方式給內地作為口岸區，交予內地有關部門管轄，該口岸區因此已不屬於特區，不受特區法律管轄。

不過，仍有人質疑，例如指第二十條是授權特區行使更多自治權，而非放棄某些自治權。亦有傳媒指政府在2007年承諾《基本法》第二十條不會用於減少特區的權利。我聽到之後，便想問，"一地兩檢"究竟是符合還是違反《基本法》呢？即使政府有法理基礎實行"一地兩檢"，但如何實行、是否要在內地口岸區全面實施內地法律，以及是否需要限制內地執法人員的權力等，其實也是不少市民所關心的事情。此外，亦有意見指出，根據政府預測，由香港出發的高鐵乘客，有八成的目的地是深圳和廣州，而深圳和廣州來往內地的長途列車，遠較香港來往內地的多。

有意見認為，既然大部分旅客都要在深圳或廣州轉車，那麼在深圳或廣州實行"兩地兩檢"其實也同樣方便，也符合經濟效益。因為，西九高鐵站位於市區黃金地段，如果把預留作內地口岸區超過10萬平方米的土地，改作商業用途，也可以帶來巨大收益。就着這些意見，其實兩方面也有道理，是否值得政府考慮呢？我相信我及市民也會希望知道。經過之前的討論和諮詢，市民暫時仍然難以全面掌握"一地兩檢"的利弊。我認為方案涉及《基本法》，關乎到特區"高度自治"等重大議題，是一宗政治事件。

政府在7月公布"一地兩檢"後，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在8月進行了民意調查，成功訪問了724名市民，有55%市民支持"一地兩檢"，反對的有29%。可是，在兩個月後，民主黨於10月進行了民調，電話詢問了1,053名受訪者，當中反對和支持的意見則變得較接近，反對為42.8%，略高於支持的41.5%，反映"一地兩檢"方案仍存有爭議。我會在這個星期向西醫和牙醫寄出議員工作報告，當中包括一份"一地兩檢"的問卷調查，有印刷本亦有中英文電子版本。敬請各位留意和回覆。代理主席，新任行政長官強調管治新風，強調要修補撕裂。就重要的施政進行公眾諮詢，切實聽取民意，是歷久常新的管治良方。

高鐵的香港區域由高鐵管理，高鐵可以購買第三者保險，市民也可得到賠償。

反對派有兩大原罪，令他們漠視"一地兩檢"的好處，不顧市民的感受和想法。他們為了阻止"一地兩檢"議案通過，反對派用了兩個似是而非的說法，企圖要將反對合理化。他們第一個原罪，是反對派一般無法回內地或不想回內地，所以他們沒有想過乘搭高鐵。一個不會乘搭高鐵的人又怎會明白將來經常會乘坐高鐵的市民的需要，又怎能從他們的實際角度出發？

至於第二個原罪，是反對派害怕在西九內地口岸被拘捕。

正常市民怎會有反對派議員獨特的驚恐？

除了原罪外，反對派的思維偏頗，不願接受市民對"一地兩檢"的接受。他們用了兩個方法誤導市民，第一個是誤導所謂福田口岸的方案。這個福田方案是反對派一廂情願想出來的方案，事實上，任何通關方案都要兩地政府溝通才可行，內地政府根本沒打算配合。你想一個不現實的方案，即使得到全港市民支持，又要如何實現？究竟我們要等三年、五年，還是永遠也不能實現？

第二個誤導，便是自己提出不現實的福田方案，再自行進行民調，並說多數市民支持福田方案，反對"一地兩檢"。自己進行民調支持自己的方案，實在太搞笑，也欠奉公信力。看回一些較有公信力的民調，市民大眾較相信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兩項民調的結果都很清楚，並顯示出真正的民意，便是大家都支持"一地兩檢"。民意不可擋，所以我呼籲反對派不應該再反對"一地兩檢"，應多花時間做實事。稍後一定會有人人身攻擊，說自動當選的議員是"零票議員"，說這些話的人不但反映他們的無知，更反映他們的質素。功能界別的議員是根據香港法律選出來的，縱使你不滿意這個選舉方法，試圖踩低功能界別議員，但大部分市民都很精明，他們只着眼於議員在議會為大家做了甚麼，為香港社會做了甚麼，其實這些標準是很合理的。然而，很多說別人是"零票議員"的議員，在這方面是交白卷的。所以，這些交白卷的議員將來要批評自動當選的議員，請他們先檢討自己。大家看看這個議會便會明白，很多功能界別議員都謹守崗位，支撐着整個議會。我只要舉一個例子，大家便會很清楚。張華峰議員每天數以億元上落，但他不去賺錢，堅決謹守崗位，支撐議會，否則早就流會了，對不對？

還有太多例子，恕我不能盡錄，因為我不想"拉布"，希望大家明白功能界別議員對社會真的有很大貢獻。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代理主席，我剛才發言是反對政府就"一地兩檢"的"三步走"方案提出的議案，現在想說高鐵的問題。政府提交的文件已說明高鐵有很多好處，有直接也有間接的，包括更方便市民出行和節省時間等。

此外，不是甚麼法律也可以納入附件三並在香港實施，因為附件三所列法律必須與國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區自治範圍的法律。

只要一經西九高鐵總站地底進入中國內地口岸區，便即時實施全套中國法律，包括刑法。很明顯，這違反了《基本法》第十八條所訂有關不在香港實施全國性法律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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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如需在香港特區設立機構，又或是一些內地人員來港，均須遵守香港特區的法律。因此，這項條文清楚訂明，內地政府機構及其人員不得干預《基本法》賦予香港特區政府自行管理的事務。"港人治港"有很清楚的界線，"一國兩制"也有很清楚的界線，便是大陸奉行大陸的一套來管理大陸的事務。

可是，根據"一地兩檢"的"三步走"安排，政府容許內地官員在西九高鐵總站的內地口岸區內執行公務。

"條文只訂明中央可授予香港其他權力，但沒有指明這些其他權力是甚麼。

然而，《基本法》第二十條是否可以這樣引用的呢？我覺得政府在"打茅波"、"出蠱惑"，由充權、授權變成削權，割出了香港一部分。即使政府真的這樣引用條文，但我們仍有憲法上的疑問，便是政府現時在眾多《基本法》條文中引用第二十條，而現時高鐵"一地兩檢"的"三步走"方案違反了我剛才提過的第十八、十九條......

代理主席，我發言反對政府就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提出的議案。

我最讚賞主席的黨友黃定光議員，他最誠實。他在幾小時前中場休息時對我說："'細佬'，你這樣是不對的，'又食又拎'，反對就不要去乘坐高鐵。"他終於說出重點，怪不得，這就是中共邏輯、土共邏輯。

可能因為他們無法說出真正的道理，唯有搬出這些似是而非的指控。他們又以不能類比，或以偷換概念的方式來作比較，難道香港市民反對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便無權踏足中國，無權乘坐高鐵？

至於政府今次提出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的做法，代理主席，剛才多位同事已提過，政府手法粗暴、不合理、資料不足、不盡不實，甚至隱瞞事實，有動機地誤導公眾。

這幾天我們已說到口乾，我不明白為何建制派的同事仍是不記得，或聽不明，就連剛卸任的張炳良局長，即陳帆局長之前一任的局長，亦跟立法會說有關安排仍未敲定。

當然，政府亦有另一種說法，是時間因素。政府經常說48分鐘可以到達廣州南，但那處不是廣州市中心。

代理主席，剛才有同事提到公眾諮詢的問題。坦白說，我認為我們已很公道，沒有說我們一面倒獲得多數市民支持。

換一個角度看，這方案在社會引起嚴重爭議。在這情況下，我相信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都不會強硬地不理會四成多市民的反對意見。

你也知道，市民反高鐵示威時，社會其實面對另一場爭議，但你不要誤會這兩批人是完全相同的。

如果作最壞打算，即西九龍站不實施"一地兩檢"，而改為在福田站實施"一地兩檢"，受影響的是18,600人，約佔整體乘客人數17%，而短途客則佔整體人數約83%，他們在福田附近下車。

代理主席，我覺得我們的爭論好像失去了焦點。建制派很多時不理會基本實際情況和數字，只是基於政治立場，抹黑反對派的同事，並且誤導公眾。如果大家稍為參看一下基本資料和數據，便可能得出一個截然不同的結論。

根據《議事規則》第383條，你只可以發言解釋先前發言中被誤解的部分。

陳恒鑌議員稍安毋躁，我們應該慶幸在黃碧雲議員和尹兆堅議員之後發言。

我想讀出數張傳單的標題，讓各位市民聽一聽。我記得半年前曾經說過，有人舉辦"旅行送電飯煲"、"電視機大抽獎"等活動，印象中還有高鐵旅行團。我先讀出這兩張傳單的標題："端午節快樂愛心健康粽贈長者"、"新春福米贈長者"。

我知道陳淑莊議員一直十分關注高鐵事件，當初反高鐵時，她甚至剃頭，但也有些支持高鐵的人士剃頭，即支持和反對高鐵人士中，都有人剃頭。

這個旅行團在2015年舉辦，時間上較久遠，全包價為成人3,498元、兒童2,998元，另有10萬元平安保險。如要入住單人房，另加600元，行程共4晚。

其實，政府已經提供很多數字。

如果不實施"一地兩檢"，而是如同反對派所說在福田下車過關，那又何須諮詢？

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民主黨在3月表示，在香港實施"一地兩檢"不違《基本法》。黃碧雲議員不相信政府不要緊，但也應該相信她的黨友涂謹申議員。

涂謹申議員說，香港市民還是希望可以落實"一地兩檢"，以獲得興建高鐵的最大利益。這證明他們也認同，在香港實施"一地兩檢"將可提供最大利益，亦是最佳方案。因此，議員剛才提到的福田方案或深圳北方案，對香港市民而言都不是最好的方案。

代理主席，我不想花太長時間發言，因為"有圖有真相"，一幅圖片勝萬言。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請蔣麗芸議員收回一些冒犯性言詞。

請蔣麗芸議員收回她針對我的冒犯性言詞。

代理主席，我剛才是說"她不是傻傻地"，但我現在收回這一句，因為我懷疑她可能也是"聾聾地"。

我要求你暫停會議，翻看錄影紀錄，聽聽蔣麗芸議員剛才的言詞。我要求她收回言論。

代理主席，我覺得你並不清楚蔣麗芸議員剛才表示收回的，究竟是哪一句說話。

黃碧雲議員，我已經詢問蔣麗芸議員，而她表示願意收回指黃碧雲議員"傻傻地"的言論。

所以，我一定要澄清，民主黨從來沒有支持"一地兩檢""三步走"這個"割地"方案。
黃議員，請停止發言，這不是規程問題。

黃議員，請先坐下，我不能容許議員站起來，藉着提出不屬規程問題的事宜而發表言論。

按照會議目前的進度，我認為"一地兩檢"的議案應可於今天處理完畢。

我覺得做人一定要公道一點，他們提及這兩項條文之前，為何不談談第七條？大家都清楚，《基本法》第七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

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亦清晰指出，國家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

這並非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務。

香港在1997年已經回歸祖國，假如回歸不包括土地，還包括甚麼？

此外，我奉勸各位反對派議員，作為議員，任何時候必須心繫於民，腳踏實地，實事求是，事事從利民角度考慮，這樣才對得起當初選他們進入議會的選民。大家都知道，不同媒體或學術機構曾就"一地兩檢"進行多次民調，結果顯示大多數市民支持這個方案。

主席，我明白有些反對派議員不喜歡到內地，亦抗拒大陸化，因而反對興建高鐵及現在提出的出入境安排，但他們根本是"為反而反"，沒有顧及經常前往內地的大多數香港市民的需要。他們不乘坐高鐵就不讓別人選擇一個便利的方案，這種行為真的很自私。因此，我希望反對派議員能夠放棄凡事政治化、凡事必反的觀念，切切實實為香港的經濟發展及市民的方便做點好事，支持政府的議案。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然而，既得利益者不會與一般市民分享財富，反而導致社會貧富懸殊日漸加劇。

我會先處理這項議案。

根據《立法會條例》，一般來說，立法會會議須公開舉行。這項議案與立法會一直公開透明舉行會議的做法背道而馳。然而，我不想猜測朱凱廸議員提出議案的動機。

議員應只從這個角度發言，不應偏離議題，而提出論點時應精簡扼要，亦不能論述歷史等事宜。
主席，因應你的說法，我想要求澄清。既然根據《立法會條例》，立法會會議須公開舉行，為何你容許本會進行這項違反有關條例的辯論？你能否以公眾利益為由不予批准？

第451條亦訂明，議員不得不斷提出無關的事宜或不斷重複論點，包括其他議員的論點。若我認為議員違反有關規定，我會嚴格執行《議事規則》，指示有關議員停止發言。

立法會《議事規則》訂明，該議案一經動議，主席隨即須提出待議議題。

主席，各位同事，昨天建制派......主席，我要求點算法定人數。

主席，我想問的是，朱凱廸議員發言的內容與要求新聞界及公眾人士離場有何關係？

我會暫停會議10分鐘，以處理有關事宜。

因此，我現在請朱凱廸議員停止發言。

你說我動機不純正，然後不容許我發言......

張議員，我已經處理了你提出的問題，請坐下。郭家麒議員，你是否想發言？

如果議員的發言內容與議題不太相關，或作出冗長、瑣屑無聊的發言，你可以要求議員停止發言。

毛孟靜議員，我已作出裁決，請坐下。

譚文豪議員，請坐下。

如果你再不坐下，我會視之為行為不檢。

郭家麒議員，請繼續發言。

主席，傳媒有其天職，公眾人士也有其知情權，可觀看"一地兩檢"議案的討論，包括接下來仍未發言議員的發言及政府官員的回應。

大家可能留意到，這數天有一群公眾人士一直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內觀看會議，並聆聽每位議員的發言。他們關心"一地兩檢"，亦希望議員能夠在這項議案辯論中捍衞"一國兩制"，捍衞香港得來不易的"港人治港"。

政府想利用立法會的討論，包裝這項不得民心的"一地兩檢"議案......

很多議員不尊重本會其他議員的發言，在毛議員發言時胡亂發聲。

如果有人以為可以透過審查禁制新聞界，便可以堵住世人悠悠之口，這樣是做不到的。

主席，我正在發言，你不可以說我不是在發言。主席，我首先要感謝朱凱廸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881條動議議案，雖然我最後未必可以投票支持，但我相信反對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的市民及傳媒朋友會明白朱凱廸議員用心良苦。

主席，我暫時未能支持此項議案。第一，立法會會議應確保及尊重公眾及傳媒的知情權。餘下的會議程序是各位司局長的答辯，之後就會進行表決。如果通過這項議案，我不知道日後會否公開政府官員的發言紀錄，以及會否公開哪位議員最後投甚麼票和投票結果？

然而，經考慮後，我認為一項涉及如此重大公眾利益的議案的最關鍵過程，包括政府的回應和議員的投票結果，公眾及傳媒應該在場聆聽。即使最後公布結果，也不太理想。

有訊號為何還要記者在場？

所以，如果傳媒及公眾在場監察議會過程，大家分工合作，便能讓公眾發揮對議會運作的最大知情權。

政府可能有這些資料，但不會交給我們，最後也不會公開一些數字，說高鐵的效益原來是這樣，以說服我們支持議案。整項"一地兩檢"的辯論只涉及《基本法》的演繹及法例的問題，不涉及機密文件。

主席，首先我多謝朱凱廸議員，今天是他首次——亦可能是議會首次——根據《議事規則》第881條動議議案。你也看到剛才辯論的情況，要動議這項議案實在需要很大勇氣。朱議員剛才的發言令我非常尊重他，而他亦非常真誠地說出原因。不過，很可惜，他的真誠反而令他不能繼續發言。主席，我發言反對這項根據第881條動議的議案。然而，很多議員在今天以前，甚至到了今天也不知道第881條的內容是甚麼。那些議員包括多位昨天去信要求議事規則委員會修改第881條的同事，但我發現他們到了今天仍未知道有關條文或規則的內容。

第一個可能性，我相信是有人教他。

建制派同事在笑，可能是他們教的。

因此，我希望市民明白，現在我們面對的是多數派的暴政。

這做法違反了議會一向的慣例，便是讓新聞界、市民知道立法會會議的討論內容。

"一地兩檢"如此重要的議題，怎能不讓市民知道？

多謝主席。
這項辯論的議題很簡單，就是新聞界及公眾人士應否離場，而離場適用於指明的時段。辯論已進行超過1小時，但仍有多位議員輪候發言。若我容許所有議員發言，辯論便須進行長達數小時。我留意到，議員發言時已出現離題及不斷重複論點。

另外，在其他時段點算法定人數19次，亦花了近4小時15分鐘。該等程序佔上述會議時間多達三分之二。扣除點算法定人數的時間，局長提出的"一地兩檢"議案實質只辯論了不足9小時。一如大家所知，本會議程上仍有許多事項積壓，有待處理。我留意到，有議員已公開表明藉這項議案拖延審議"一地兩檢"議案。我必須指出，根據終審法院及上訴法庭的有關判決，議員在參與議事過程中，並無憲制權利"拉布"。作為立法會主席，我如任由議員就這項議案不斷發言，立法會便無法恢復處理議程上的項目。我必須在尊重議員發言權利與立法會正當運作之間，取得適當平衡。因此，我決定就這項辯論設定時限，辯論將會再進行30分鐘便結束，之後我會將議題付諸表決。為了善用議會時間，議員發言時應該精簡，不應離題，亦不應不斷重複論點，否則我會嚴格執行《議事規則》，停止有關議員發言。

我亦指出，終審法院的判決已述明議員並無憲制權利"拉布"。

陳志全議員，我已作出裁決，請坐下。

主席，我剛翻查了《議事規則》第365條，當中訂明議員會有15分鐘的發言時間。

你如此刪減議員的發言時間和機會，屬違反《議事規則》之舉。

主席，我就根據《議事規則》第881條動議的"新聞界及公眾人士離場"的議案發言。為了不離題，最簡單的做法是，我們先看看新聞界及公眾人士離場會帶來多大影響。剛才有些同事已經闡述，議會長久以來都在陽光之下進行辯論，如果我們趕走新聞界，......

請你繼續發言。

如果你有疑問，可以在其他場合與我或秘書處商討。